事實上，香港人面對最大的難題，特別是繁忙時間出行，就是乘坐交通工具的確很艱難。

特別在現時疫情之下，大家也有點擔心，越多人乘車就越擔心。因此，交通擠塞會令整個城市的人浪費時間和生命，亦會令到整個城市的人躁動不安。主席，交通擠塞對社會和諧有影響，所以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聆聽議員的意見，盡快改善目前的交通狀況。現時本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鐵路，陸頌雄議員昨天已經提出"鐵路為主"的公共運輸政策是否最好的疑問。

不過，這項政策能否做到萬無一失？

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要大力改善，盡快實現政府的承諾，完善整個交通網絡，令市民出行更為方便。

大家也知道，市民站在開放式的月台原來也無法很快登車，要等候一兩個班次才可以登車。

我想談論的另一點是港鐵的輔助巴士服務。

要改善這些情況，可以怎樣做？

如果長期把太多人口擠在一個地方，例如元朗和屯門將增加40萬人口，怎樣也無法解決目前的交通情況，因為交通工具和道路也無法再增加了。所以，我認為規劃是當局重中之重的考慮，應該與發展局商討一下。

上班和上學要花很長時間，載客和送貨的職業司機也因為塞車而要減少接工作，每天造成的經濟損失數以十億元計，拖慢了整個社會的運作和效率，而更重要的是，市民出行無論使用甚麼交通工具都感到不舒適，浪費時間，下車後好像打完仗般辛苦，我相信對香港人來說，這種體驗真的不好受。

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如何解決過海和路面擠塞的問題。三條隧道繼續塞車，不論是元朗、屯門或天水圍，還是將軍澳或沙田，都避不開交通擠塞的煩惱。既然當天的方案行不通，便要再想其他方法改善塞車的問題。但令人失望的是，政府對塞車的問題似乎仍然束手無策。主席，我亦很關心旅遊業。以前有人說香港的旅客太多，令香港很擠迫。這大半年來旅客似乎絕跡，有些公司的職員亦轉為在家工作或彈性上班，但交通擠塞問題仍然嚴重。反過來說，交通過於擠塞也會影響整體的旅遊體驗。商務旅客講求效率，休閒旅遊講求舒適，如果坐的士塞車，乘坐港鐵又擠迫，都會帶來很大影響。所以，塞車問題既影響民生，也影響經濟。主席，交通擠塞是否因為車輛太多？車輛增長的數目是否與政府的政策有關呢？或許我也說說房屋政策。市區和新界的樓價差距可以是數百萬元計，所以，市民選擇居於較偏遠的地區，再花十多二十萬元來購買汽車代步是十分常見的，而且有些小家庭生育孩子後，或會認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太安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沒有為小孩而設的安全椅，一家大小出行還是乘坐自己的汽車較方便。

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可以在政策上作出改善，並應與的士同業和保險業界商討方法。另外，公共交通的服務質素亦會影響路面的擠塞情況。公共交通工具如能令乘客有舒適的體驗，市民便會願意乘搭；如果他們覺得不舒適，例如乘搭巴士要站立1小時，又或乘搭港鐵要等候三四班列車才能上車，那麼稍有經濟能力的市民便寧願乘坐私家車或的士，變相加劇路面擠塞的情況。我認為制訂政策的官員，不單是運輸及房屋局的官員，還有發展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的官員都應該帶同自己的團隊，下午6時到我們鄰近的港鐵金鐘站體驗一下擠迫的情況，隨時20分鐘都不能上車。數年前，網民已經用"屍殺列車"來形容金鐘站這個超級轉車站。這個車站真的超級擠迫，曾有人對我說，如果帶一包餅乾上車，下車時會變成麵粉，因為車廂實在太擠迫，人迫人便把餅乾壓碎了。官員在制訂政策時須作全面考慮，我們認為發展新區時，應該是配套等人，而不是像現時般墨守成規，要新市鎮的人口達到某個數字才慢慢去興建公路和設施，這是行不通的，局長真的要想想，必須興建公路後再吸引市民到新區居住，不要讓居民開荒捱苦。

有些司機的駕駛態度也比較危險，上星期便有一輛私家車衝紅燈，導致電單車司機死亡，令人感到難過。

現時議會的議員真的實實在在，大家都有心想做實事，為香港的發展着緊。我們過去提出很多具體的意見，今天的議案和各位議員也提出很多新的想法。但是，再好的建議都要政府落實施行，市民才能看見效果。我希望局長對我們今天的意見可以有所回應，或盡快提出新的辦法來解決塞車問題，我相信議會是願意支持的。促進經濟，改善民生都是只爭朝夕，不要只搞文件工作，動手做出成績才是最重要......多謝主席。

主席，我今早很高興看到主席進入會議廳時，所有在席議員也有站立向主席鞠躬。我不是針對個人，只是希望這種優秀的傳統可以延續下去。主席，回到今天的交通問題，其實多年來每屆立法會也知道交通是香港最大問題之一。

我想談的其中一點是我們的方向，這可能並非局長一人能處理的問題，整個政府甚至特首應好好思考分流的問題。

第二，香港的海港很美，我在10多年前代表旅遊界進入議會時，已提出海上的士的建議，海港不是只作觀賞，也可以使用，政府現在終於落實海上的士，我亦算成功爭取，但始終有位置的限制，不能真正靈活地利用海上的士增加流動效應，只有定期定點服務並不足夠，我希望可以拓展服務範圍，例如效法溫哥華的做法會更加好。

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感謝陸頌雄議員動議原議案。正所謂民生無小事，道路交通擠塞問題影響市民每天出行，確實不容忽視。問題涉及交通網絡及運輸基建的規劃、公共交通管理，以至跨境交通的配套設施及流量管理等，需要特區政府全面檢視公共運輸政策和規劃。主席，政府自1976年以來，進行了3次整體運輸研究，最近的一次，即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是在1999年完成，已經是20年前。隨着本港人口持續增長，社會經濟活動不斷增加，各項大型跨境基建，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及蓮塘/香園圍口岸亦相繼落成，令本地交通網絡負荷不斷增加。近年，我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向行政長官提交對施政報告的建議，都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全面提升本地交通基建的承載能力。我認為當局必須配合全港土地、房屋、經濟、人口等規劃，制訂一套全面的綜合交通基建發展策略，既配合香港長遠發展所需，亦確保各種公共交通工具有清晰定位，相輔相成，維持合理競爭，以擴大整體交通網絡及基建配套容量。同時，當局應該持續優化整體城市規劃，政府部門亦應該帶頭由核心商業區遷移到其他地區，既可以令各區發展更為均衡，亦有助於分散現時的車流量。主席，當局在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中倡導，"更充分運用鐵路，讓鐵路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政府在《鐵路發展策略2014》的文件中，提出發展7個新鐵路項目，包括東涌西延綫、北環綫及古洞站、洪水橋站、屯門南延綫、東九龍綫、南港島綫、北港島綫，並在2031年前完成。當時預計最早落成的屯門南延綫，可以在2022年通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多年來一直就此要求政府兌現承諾，顯得很生氣，因為至今已過了6年，仍然只有東涌西延綫和屯門南延綫有些實際進展。明明有數個項目是非做不可，例如古洞北、粉嶺北的基建已經開始，涉及逾22億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前期工程撥款申請亦獲得財務委員會通過，但落馬洲支線增設古洞站、洪水橋站此刻連蹤影都沒有。我認為問題主要源於政府不同部門在城市規劃上各自為政，古洞北、粉嶺北的土地開發屬於發展局，但相關交通規劃則屬於運輸及房屋局，兩者似乎欠缺良好溝通和配合。實際上，現時相關部門的工作已經相當多元和繁重。

同時，當局應該繼續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包括重新考慮興建荃灣至屯門鐵路，為進一步發展新界西部帶來新動力。鐵路發展與民生息息相關，既有助紓緩道路交通擠塞，又可落實以鐵路帶動發展，令香港多年培訓出來的鐵路工程人才，包括鐵路規劃、設計、建造、營運等領域的專才，可以發揮所長，並且有助培養年輕專業人士接棒，堪稱一舉數得。主席，我們當然明白，公共運輸政策及規劃的全面檢討，或上述7個鐵路項目的有序落實雖然可以治本，但遠水不能救近火。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陸頌雄議員的原議案和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紓緩道路交通擠塞"原議案，以及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

正如剛才也有很多同事提到，我個人認為新界的人口增加後，政府除了不斷興建道路外......我認為香港的交通問題其實是結構性問題。第一，這涉及香港經濟商業中心的分布。剛才有同事提議將政府的設施"打散"，分散至18區。

第二點有關規劃，而當中的首要問題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城市發展均是以基建先行。我知道在這方面政府已經改變思維，過去往往是先發展地方並且待市民遷入居住後才興建基建。

行人路上蓋亦如是，人流要達每小時平均2,000人次或4,000人次，政府才在那裏興建行人路上蓋或天橋等設施。

主席，塞車是一個全球政府均要面對及解決的問題。當談到塞車時，通常會提到經濟損失，因為在塞車過程中浪費的時間，通常可轉化為一個數值，得知我們因為塞車而損失的經濟效益。同時，亦有一些數據顯示，由於塞車而令路面的排放量增加。

另外，哥倫比亞的波哥大、秘魯的利馬，這些城市都在十大之列，但這與香港無關。每次與政府討論解決路面擠塞的問題時，當局只會說多使用集體運輸，多使用港鐵。問題是，港鐵是否十全十美呢？當然，港鐵的成績有目共睹，發生意外的指數也算低——公道一點說，今早有同事也提到——如果與歐美的鐵路相比，香港的港鐵一點也不差。然而，大家如何看"沙甸魚"的問題？

不過，不同地方有不同演繹，有些地方認為1平方米可站6人，但不知是否要面貼面。此外，南京亦做過一項研究，就是假設所有乘客不攜帶任何物品，一個車廂可以擠進多少人，結果是1平方米可站大約6.8人。

此外，當局又不夠大刀闊斧。

因此，在鐵路服務未改變以前，其實是很難改變私家車使用路面的狀況。此外，談到鐵路，作為港島區立法會議員，我一定要"追數"，就是南港島綫，即與華富邨有關的鐵路線。

大家也知道，現時香港仔隧道在繁忙時間仍然塞車，如果在沒有預先安排配套的情況下，先建成屋邨，而未有鐵路，只叫市民等待，我相信很多街坊都會鼓噪。

因此，就這兩條鐵路線，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加快處理。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說，但陸議員的議題實在太闊，我主要說這兩項。

我認為一車換一車不失是一件好事。如果局長能就汽車首次登記提出政策，以舊車更換一部新車，我相信是一件好事。當然，這可能會帶出價錢貴的問題，將來市民可能會搶舊車車牌，但我認為這些問題是可以調解，可以協調的。因此，我想多加"兩味"，我完全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幾項要點，但我想多加兩項，便是提供基本建設，在大廈與大廈之間興建行人天橋，這個會有很大裨益。此外，就是落實海外採用的首次汽車登記的辦法，這個也有助紓緩汽車數量偏高的情況。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多謝陸頌雄議員和陳恒鑌議員今天分別提出有關交通的議案和修正案。

言歸正傳，多謝兩位議員，因為交通問題確實困擾我們很長時間。我作為新界西的居民，很多市民都曾向我反映這問題。與上一項議案有點不同，因為張宇人議員的議案措辭只有一句，原因是他只提出方向，但陸頌雄議員則提出"八全"，希望政府推出具體的措施，所以兩項議案有點不同。

他們的方向與兩位議員有少許不同，因為他們是從意識上出發，因為在這個社會，如果要市民作出一點犧牲，提早出門，不論怎樣，要犧牲自己或令自己不方便，從而令交通沒有那麼擠塞，基本上，人性上是很難做到的。正如習主席在十八大或十九大報告也提出，人是追求美好生活的。

另外，我在使用時也發現一個問題，也就是有時港鐵公司會收取我90多元而非50多元，但由於我要節省時間，所以沒有作出投訴。所以，在這方面，特區政府要留意如何簡化投訴機制，每次要我排隊也不是容易的事。

當然，一些新的架空行人天橋計劃卻不太成功，例如最失敗的例子便是元朗那項計劃。雖然理論上是好的，即使造價稍為昂貴，我仍認為應該要興建，但無論如何，天橋的設計也是短，而政府推行的方法也比較差，一提出來便說需要10多億元，然後數位專家出來指責政府，說這樣興建不好，令社會分化和互相攻擊。

最後，我特別提及單車的問題。

我在元朗經常聽到有人向我和梁志祥議員反映市民踏單車時逆線行車，當我駕車時他們可以迎面而來，還要單車的前後都沒有安裝指示燈。在這方面，政府要培養市民踏單車的正確態度，甚至需要透過單車宣傳大使或執法等，才能令他們更有效地使用單車徑。

主席，香港密集的城市布局及高效的公共交通網絡曾經在亞太區領先，但近年香港城市布局變化及設施老化，交通網絡的弊病開始出現，高峰期及繁忙路段交通擠塞的情況是我們目前面對的主要問題。造成交通擠塞的主要原因是，近10年來，香港樓價及租金攀升，大量人口遷往樓價相對較低的新界地區，例如屯門、元朗、大埔、將軍澳等新市鎮；但傳統商業區仍然集中在市區，例如中環，甚至新開發的觀塘，加重原本新界區往來市區的交通壓力。根據規劃署的推算，2018年至2028年間，新界人口將增加10%至436萬人，佔全港人口百分比將由52.8%上升至55%。相反，港島區人數將估計減少10萬人，佔全港人口百分比將由16.8%下跌至14.7%。隨着近年大量人口移入新界，新界兩條交通大動脈——吐露港公路及屯門公路——更不勝負荷；貫穿九龍北部的龍翔道和呈祥道亦經常出現交通擠塞。每當這些主幹道擠塞，即會引發連鎖擠塞效應，車龍延伸至周邊地區，令塞車範圍繼續擴大。另一方面，本港私家車數目增幅驚人。截至2018年年底，本港私家車數目已突破56萬輛，較2008年增加40%。

因此，我認為解決交通擠塞需要短、中、長期的規劃互相配合。原議案及修正案已提出不少建議，當中包括興建新道路幹線、加建鐵路網絡等，這些長期交通配套的落實需要與城市總體規劃同時進行，短期未必能夠解決我們目前面對的交通問題。目前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利用現有資源，緩解交通擠塞的問題。近年，有不少城市利用科技收集數據，透過大數據指導出行，以科技手段解決城市交通擠塞的問題。它們利用傳感器及衞星定位技術得到車輛和行人的實時流量數據，配合城市交通指揮系統，指導車輛避開擠塞的路段，減少交通擠塞。例如，阿里巴巴在杭州建立的城市大腦系統，利用傳感器收集大數據，透過人工智能分析，調控整個城市的交通。在短短兩年間，杭州在全國塞車排名榜中由第五位跌至第五十七位。參考其他地區治理交通擠塞的經驗，我認為解決香港交通擠塞問題，政府最少有兩項工作可以做：第一，透過收費協調路面私家車數量，鼓勵市民在高峰期和繁忙路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道路收費其實已相當成熟。新加坡在1975年已推出全球首個商業中心區道路收費計劃。

數年前，政府在中環等核心區實施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我認為應該繼續探討並試行。若效果正面，可再考慮在其他地區推行。第二，以大數據精準調配新界巴士路線，提升乘客的出行體驗，以減少私家車的使用量。由於居所地點偏遠，沒有交通工具直達上班地點，很多新界居民只能夠使用私家車，造成上下班時間往返新界路面擠塞的情況。目前村巴/邨巴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村巴/邨巴經營者要開發一條村巴/邨巴路線，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市場調研及成本核算，政府亦要考慮平衡專營巴士公司原有利益或路線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內地其實已有城市開發了一套比較完善的人工智能系統，編製一些偏遠地區的巴士路線，分析公共交通大數據，協助設計路線、停站、班次、票價等。乘客甚至可以利用該系統提前買票及預訂座位，避免資源浪費。據了解，透過該系統編製的巴士路線的使用率達80%。汽車公司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開發新路線，大大縮短調研時間，亦有助政府減短審批路線的時間。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利用人工智能系統提供支援，透過大數據分析，與相關持份者一同解決新界區塞車的問題。

主席，首先，我多謝陳恒鑌議員提出修正案，正如何君堯議員所說，他將我的議案內容，由"八全大補酒"變成11人的足球隊，在足球隊之中，每一名球員的位置同樣非常重要，我認為這已達到我提出議案的目的，便是"拋磚引玉"，讓大家共商共議，推動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每年賺百億元，但又繼續按照所謂的"可加可減機制"自動加價，該機制只是可加，卻不減，市民看在眼裏當然十分不服氣，亦影響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意欲。因此，這一點非常好，跟工聯會在2017年提出在票價機制中加入盈利扣減指數一脈相承。其次，他在修正案中提及三隧分流方案，要訂立一套無需紅隧和東隧大幅加價的方案。其實，在去年的討論中，這也是市民的共識，所以我們才不同意政府的三隧分流方案，我們認為政府應該以這個三隧分流安排為藍本，推展將來——政府收回西隧之後，未來仍有機會進行三隧分流。此外，還有青嶼幹線方案，我們工聯會早在2013年已經提出，終於今年有成果，在下個月底，屯赤路開通的同時，青嶼幹線亦會免收費。

現時私家車每程收費48元，的確十分昂貴，很多私家車寧願在屯門公路塞車也不想用大欖隧道。更理想的做法，是政府跟有關公司商討可否提早收回專營權，又或是透過補貼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使用大欖隧道，減少屯門公路的塞車問題。第四，修正案也提出推行公共交通工具優先使用道路的方向，我們工聯會一直也是支持的。除了巴士專線之外，我們也爭取在市區，例如在九龍東建設巴士轉乘站，令山上街坊可以多些使用公共交通。最後，有關推行全面單車友善政策，我也是非常認同的。早在2002年，當時工聯會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富華先生已經提出"發展單車事業，創造就業機會"的建議，提出今年才落成的超級單車徑的概念，由我們提出到成為事實，足足用了18年。當然，屯門到荃灣路段還未完成，現在開通的是屯馬單車線。我早前亦曾親自體驗，路線不錯，但還有很多改善空間，例如有些地方上落不平，以及周邊配套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因此，一個全面的單車政策，不單需要基建，在法例上也需與時俱進，例如在電動單車方面，希望當局在法例的處理上不要再拖延，以配合減碳潮流。最後，我謹此陳辭，希望同事可以支持我的議案和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令政府的交通政策能夠作出重大改善。

贊成的請舉手。